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僱傭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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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由於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第1至122條及附表1至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24、35及89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各位委員現在可以就各項條文、附表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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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

代理主席，我們將會提出修正案，以修正第242條、第352條的中文文本及第89條，以回應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

第一，第242條的修正案是針對有限合夥基金的普通合夥人在每年送交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的周年申報表內的聲明。原有的條文要求普通合夥人表明有關基金在之前的12個月內，有營運或有經營基金的業務，並在未來12個月內，將會營運或將會經營基金的業務。立法會法律顧問向我們提出普通合夥人有機會相信在未來12個月內，有關基金將停止營運。我們認同這種情況在現實中有可能發生，以致普通合夥人不能符合原有第242條的要求。為了處理這種情況，我們動議修改第242條，讓普通合夥人在周年申報表內，可以就有關基金在未來12個月內會否繼續營運作出評估。第二，有關第352條的中文文本，原文"任何負責人明知而致使或准許有關基金違反指明的條文，即屬犯罪"一句中，"明知而"一詞是同時修飾"致使"及"准許"。為令這個意思更為確切，以及為與《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57條的用字吻合，我們動議在"准許"之前加上"明知而"。這項修正案純粹是技術性的修訂。第三，有關涂謹申議員剛才提到的第89條的免責辯護，我們的政策意向是只會在被告人身上施加援引證據的提證責任，確立被告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干犯該罪行。在毫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下，證明相關罪行的所有元素的舉證責任仍由控方承擔。為令這個意思更為確切，並清楚訂明此免責辯護不適用於若干罪行，例如第352、861及871條等所訂的罪行，我們動議修正第89條的字眼。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多謝。

第二，局長剛才在二讀答辯時沒有回應很多議員提出的疑問：《條例草案》旨在增加香港的競爭力和吸引力，而很多議員則擔心《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當局會否驅趕或阻礙投資者，導致得失相抵，甚至得不償失？

《條例草案》第89條訂明：在為《條例草案》所訂罪行而向某人提起的法律程序中——我也被局長所影響，說話如急口令般，我應減慢語速——如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犯該罪行，即屬免責辯護。其實在香港多項法例中也有免責辯護條款，但《條例草案》第89條強調免責辯護只適用於修正案所訂明的罪行，而非《條例草案》所訂的所有罪行。就此，我真的想請教比較熟悉這項條例的議員或局長，為何只有修正案訂明的罪行可有免責辯護？是否只要我可以證明，我已經在一切合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合理步驟，便應能免責呢？當局也表示他們想清楚界定如何確立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干犯指明罪行。換言之，爭論點在於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該人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避免干犯該罪行，以及控方能否提出足以排除合理疑點的證據，證明並非如此。其實香港法例一向有這樣的保障。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局長再次發言。

贊成的請舉手。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5分鐘。

我命令若稍後就《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表決鐘會響1分鐘。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陳志全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主席，我動議《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有限合夥基金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條例草案》在去年12月18日已經在立法會進行首讀，但由於內務委員會遲遲未能選出主席，審議程序受阻，到今天才能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沒有議員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證明大家認同香港必須推出稅務優惠，以提升競爭力。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並希望及早通過《條例草案》，以吸引更多海外保險公司來港發展，並推動香港海運業務發展。海運服務在香港有悠久歷史，香港亦具備發展為海事保險中心的條件，國際保障及彌償組織的13個成員協會當中，有12個在香港提供服務，是倫敦以外最大的服務群組。除此之外，中國船東互保協會在香港亦設有辦事處，船東可以有效地管理各種複雜的風險和責任事宜。海事保險是海運服務的重要一環，現時本港有88間獲授權承保船舶保險的公司，當中54間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34間是海外註冊的公司，包括在香港開設分公司的國際大型保險企業，提供船體和機械、船東責任，以及貨物運輸等保險。2019年涉及船舶業務承保的毛保費達27億港元，較2018年增加一成，至於淨保費，2019年亦較2018年增加6%。海事保險業務在香港不斷擴展，隨着經濟活動東移，海上保險市場亦逐漸由歐洲轉移至亞洲。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在2016年決定在香港設立亞洲區中心，作為聯盟在德國總部以外的首個分支組織，不但凸顯海事保險東移，亦證明香港在區內的海運保險業務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國際海上保險聯盟在2019年9月公布，2018年全球海上保險收入為289億美元，歐洲所佔的市場比率由2017年的49.2%下降至2018年的46.4%，而亞洲的比率由2017年的29.2%，上升至2018年的30.7%。海上保險業務持續增長，一些保險樞紐相繼推出稅務優惠，以提升競爭力，新加坡在2016年已經向承保船體保險及海上強制責任保險的公司提供10%的優惠稅率，而瑞士亦自今年1月1日起，將有關稅率由平均17.06%，減為12%至14%，英國則自今年4月1日起，將公司稅的稅率由19%減至17%。由此可見，藉稅務優惠在海事保險業務方面分一杯羹是大勢所趨。香港是全球第四大船舶註冊處，截至2019年1月1日，香港註冊的船舶數目達2,701艘，佔全球船舶總噸位9%，但根據香港金融發展局在2017年發表的海事保險報告，在香港購買海事保險的保費佔全球總額不足1%，顯然在發展海事保險方面尚有一些空間，但政府在促進海事保險發展方面的力度略嫌不足。為了促進海事保險的發展，政府需要推出措施，締造有利海事保險發展的營運環境。因此，特區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包括將寬減利得稅50%，即8.25%的利得稅稅率的措施，由現時只限於香港的專屬自保保險業務和專業再保險人的再保險業務，擴展至其他3個範疇，包括特定的保險經紀業務；直接保險人的所有一般再保險業，以及直接保險人的特定一般保險業務。特定一般保險業務涵蓋承保海事相關風險的保險，即以上提及的船體和機械保險、貨物保險，以及船東責任保險。措施落實後，海事保險業務成本將得以下降，相信有助吸引更多國際海上保險公司及保險經紀在香港開展業務，以促進香港海事保險業務的發展。雖然香港已在2014年成立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以資助海運和航空界從業員接受基金核准的培訓及考試，但如要造大海事保險及其他相關海事事務的"餅"，香港仍然欠缺相關專業人才，希望在落實稅務寬減措施後，在促進國際海上保險公司及保險經紀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同時，也能夠吸引海外相關人才來港工作。主席，我上次就《2020年稅務條例草案》發言時提到，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為依歸，由成文法作補充，《紐約公約》亦適用於香港，在香港所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超過150個締約國執行，有利香港發展為區內主要爭議解決中心之一。除了可透過香港的仲裁裁決造船和船舶買賣的交易、船舶管理和船東保障及賠償等事宜上的爭議，還可以發展為保險的合約仲裁中心。如果出現海事保險糾紛，香港亦有專家處理，他們有豐富的仲裁調解經驗，而國家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也為海運業和保險業帶來龐大機遇。香港應該加強海事保險的發展，政府應該向內地爭取香港成為解決"一帶一路"建設專案投資、商業爭議，以及海事保險糾紛等指定仲裁中心。香港是國際領先的海運中心，現時香港有超過800多家公司提供一系列優質的海運服務，除了船舶保險之外，還有船舶管理、船舶經紀，以及租船、船舶融資、海運仲裁等。倘若本港的海事群能夠造大、造強，自然能夠吸引更多船東及國際航運業經營者落戶香港，繼而將香港的高增值海運服務造大，進一步推動香港海運業的發展。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船東及船舶營運者在2018年的業務收益為842億港元，較2017年增加12.8%，而業務增加的價值，以及人均增加價值便較2017年分別上升103%和61%。因此，政府必須推出更多提升海事服務競爭力的措施，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海運服務的樞紐，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海運中心的地位。最後，我不厭其煩地重申，全球貨運有大約八成循水路運輸，可見航運業的發展極具潛力，是兵家必爭之地，各國也積極吸納船公司，以及國際貨主落戶。雖然特區政府在2016年成立香港海運港口局，目的是推廣香港海運及海運相關的服務行業，但香港海運港口局始終是政府當局的諮詢機構，難以主動推動有利海運及港口業務發展的政策。長遠而言，希望政府積極考慮成立香港海運港口管理局，一個有實權的法定機構，更有效推動香港的海運和港口業，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地位。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二讀《條例草案》。